主席，有零售業人士反映，持續超過半年的反修例風波和近期的肺炎疫症重創零售業，生意額跌幅達三至七成。不少商戶已經或準備結業，而繼續經營的商戶則需安排員工放無薪假期、不再補充流失人手，甚至裁員，以減省成本。有店員向本人反映，其每月總收入由以往的三、四萬元大減至約一萬元，生計大受影響。需供養子女或支付按揭還款的員工更為拮据。

我們自去年8月開始共推出4輪涉及超過300億元的紓困措施，並再於上月另外推出300億元的防疫抗疫基金，支援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和市民；2月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亦推出超過1,200億元的逆周期措施，務求達致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中所說的"撐企業、保就業、振經濟、紓民困"。就議員的質詢，在諮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後，我謹答覆如下：一政府知道中小型企業面對的其中一個最大困難是資金周轉，因此早於去年9月在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推出最多12個月"還息不還本"的安排。我們亦於12月在計劃下推出新"九成信貸擔保產品"，以協助規模較小和經營經驗尚淺的企業，以及有意獨立執業的專業人士取得商業貸款，業界反應正面，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至上月底已批出319宗申請，涉及總貸款額超過5億2,800萬元。面對冠狀病毒病疫情，我們認為有迫切需要進一步紓緩中小企的經營壓力，從而減少企業倒閉或裁員。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中宣布在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推出由政府作100%擔保的特惠低息貸款，適用於各行各業的中小企，最高貸款額為企業6個月的薪酬及租金開支，上限200萬元；還款期長達3年，可選擇首6個月還息不還本；貸款利率會訂於較低水平，即最優惠利率減2.5%，擔保費全免。政府會為批出貸款提供最多200億元的信貸保證。我剛於昨日就建議徵詢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並感謝事務委員會的支持，且即將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以期在撥款通過後約1個月推出新產品。另一方面，香港金融管理局已要求銀行在其信貸政策和風險管理原則許可下，盡力支持中小企的融資需要。金管局設立了銀行業中小企貸款協調機制，並舉行多次會議，與會代表包括香港銀行公會、活躍於中小企融資業務的主要銀行，以及按證保險公司。與會銀行同意採取一系列措施，例如透過延遲還本或延長還款期等安排，減輕中小企現金流壓力；推出針對個別行業的紓緩措施，讓客戶可以更靈活調配資金；以及對遇到財困的中小企客戶抱支持態度，加強溝通，不貿然撤貸或採取其他影響客戶業務運作的信貸行動等。

屯馬綫一期開通至今時間尚短，我們會繼續觀察客流的變化，尤其由新界東往返港島東及東九龍的乘客的乘車模式。加上近期疫情亦影響市民出行習慣，我們需要一段時間才可以看到較穩定的分流效果。運輸署及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會繼續密切留意通車後乘客分流的情況。此外，港鐵公司會繼續透過實施不同措施，包括在繁忙時段盡量加插短途班次行走繁忙車站、改善車站設施、車站月台管理等，以確保觀塘綫各車站的車務運作維持暢順。至於劉議員關注的西鐵綫，為配合將來屯馬綫開通，所有西鐵綫的7卡列車及馬鞍山綫的4卡列車已提前全面提升及改裝至8卡列車，令整體載客能力及早提升。港鐵公司會一直留意各車站的乘客量和設施的使用情況，透過實施各種客流管理措施，確保車務運作及車站人流暢順，並會不時作出檢討。二過去數月的大型公眾活動期間，部分屯馬綫一期的車站設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包括車站出入口的玻璃破損及車站外牆被塗污等。為保障公眾安全，受損的車站設施現已用防火面板圍封。因應現時情況，新車站已實施臨時保護措施，包括強化及保護新車站出入口。屯馬綫一期已於2月14日順利投入服務，政府及港鐵公司會繼續密切留意情況，盡力確保屯馬綫一期通車後的運作順暢及安全，同時保障乘客及港鐵公司職員的安全。三由於2018年5月紅磡站擴建工程出現質量問題及連串事件，有需要進行相關調查工作及建議的適當措施，港鐵公司估計"大圍至紅磡段"的通車目標需延至2021年年底或之前。至於沙田至中環綫的"南北走廊"，自2019年10月起，東鐵綫的設施多次受到破壞而需要維修，導致原本預留在晚間非服務時間進行的工程被迫取消，港鐵公司因此估計"紅磡至金鐘段"需延至2022年第一季才能通車。此外，由於東鐵綫大學站及其鄰近鐵路設施在去年年底遭到嚴重破壞，加上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對工程進度的影響，路政署正與港鐵公司檢視沙中綫"南北走廊"的施工時間表，探討加快部分關鍵工序的可行性。路政署聯同其監核顧問已完成檢視屯馬綫沿線的大圍站、顯徑站、鑽石山站、啟德站、宋皇臺站及土瓜灣站的監督紀錄，以確認其主要結構工程的質量。該署亦已實施多項確保質量及進度的措施，包括安排每月到工地巡查及進行突擊檢查，以及抽樣監察港鐵公司進行工程的進展、工序及質量。政府亦會就每條新線進行嚴謹的驗收工作，例如屯馬綫一期，自去年10月底開始已進行測試、驗收和檢查，並獲機電工程署確認有關建設已達至安全和良好的狀態後，才於2月14日順利投入服務。

主席，多謝劉議員提出補充質詢。我們在早前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以至剛才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均已向各位議員作詳細解釋。

我們會盡一切努力，加快推展有關工作。

我明白這個情況，如果主席不反對的話，我願意回答石議員的補充質詢。現時新冠肺炎疫症肆虐，與民共渡時艱是政府一直採取的措施。

我剛才說，關於沙中綫已建成的車站及已完工的擴建部分，檢討工作已經完成。

港鐵公司的票價釐定機制一直存在不公平之處，港鐵公司和政府過往會推諉說問題源於歷史因素，但在沙中綫及屯馬綫開通後，相信這歷史需要改寫，因為沙中綫令東鐵綫可以過海，而屯馬綫則令新界東及新界西聯通。隨着這兩條路線的工程推進，以及預計可於一兩年內開通，我認為局長或港鐵公司是時候討論釐定票價的問題。我手上有一份圖表——我過往亦曾給局長看過——乘搭東鐵綫由上水到紅磡的票價是10.8元，但由屯門到紅磡則要支付22.3元。就東鐵綫及西鐵綫的票價，雖然路程和時間相若，車費卻相差1倍，這種釐定票價的方式是何其荒謬和不合理！

沙中綫作為策略性鐵路發展項目，確實是聯通東西和南北，通車後會大大方便市民出行。東鐵綫的收費有其歷史原因，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很多鐵路線跨境前其實沒有站點，東鐵綫則屬例外，設有羅湖站及落馬洲站。

我亦明白到，當沙中綫全線開通後，西鐵綫、東鐵綫以至全港很多鐵路點均會出現聯通效應。我相信港鐵公司屆時亦會在整體按照鐵路路段距離收費的原則下作出檢討。我相信這個問題有其歷史背景，背後亦有實際原因，當然，我們亦會不時檢討香港整個鐵路系統日後的運作情況。

主席，教師的言行舉止的確是下一代的模範。

這是經典的文字獄。你可以改變新聞，但你未必能改寫歷史。政府現在完全奉行中共那一套，而中共管治的重點便是所謂的"抓緊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便要由教育開始。

根據政府防控策略，我們在衞生監察、強制檢疫、隔離治療、健康申報、出境篩查、減少香港與內地人員往來、減少社會接觸，以及支援前線醫護人員的工作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具體而實際的措施。就鄺俊宇議員所提質詢的各部分，經諮詢保安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及醫院管理局後，我現在綜合答覆如下：一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情況，政府自今年1月下旬已積極採取多項措施，不斷加大力度削減往返內地與香港的人流。考慮到疫情起初主要在湖北省爆發而且越趨嚴峻，政府在1月26日宣布，由1月27日起，除香港居民外，所有湖北省居民，以及任何過去14日到過湖北省的人士，均不獲准入境香港，直至另行通知。政府在宣布上述措施後，為掌握當時仍然可能身處香港而來自湖北省或在過去14日曾到過湖北省的人士的行蹤，在1月29日宣布透過酒店業界及旅遊發展局接觸各酒店，聯絡來自湖北省的旅客，以及透過大專院校聯絡從湖北省返港的學生。同日，入境處開始陸續巡查全港酒店及賓館，以找出仍然在港的湖北旅客，記下他們的聯絡資料，以及向他們提供健康建議。

其餘10人因已離開湖北超過14日，無須接受隔離，全部亦已於其後自行離開香港。此外，截至3月16日，在157名確診人士中，有12名曾到過武漢或在武漢居住，當中10人已康復出院，1人死亡，餘下1人仍然留院接受隔離治療。二至於口罩的庫存方面，根據政府物流服務署的資料，政府自1月初以來一直多管齊下，透過不同途徑和方式，直接採購口罩，而不經任何招標程序，目標是在最短時間內爭取到這些物資，應付政府內部的需要。只要生產商或供應商提供的物品符合規格要求及按當時市場價格出售，物流署便會立即直接購買，並不存在"價低者得"的問題。

駐海外的經濟貿易辦事處和個別人士也積極提供協助。目前已訂購的口罩中，已送達本港的約超過1,000萬個，其餘的希望陸續如期運到。現時採購口罩難度很高，因為全球各地都面對口罩市場供應緊張，需求激增，即使政府已經落單，口罩訂單亦會因為部分國家或地區突然實施口罩出口禁令而被迫取消。即使如此，政府仍會繼續努力，在全球範圍搜購口罩。政府預計未來一段時間內口罩供應依然緊絀。現時，物流署的口罩存貨粗略估計足夠政府各部門約兩個月的運作需要。政府會以風險為本原則，為使用庫存的口罩分配訂定優次，優先照顧醫護人員的需要。因應疫情發展，物流署的口罩會優先供應給參與檢疫工作和執行檢疫令的人員，包括衞生署的醫護及港口衞生人員；以及維持必要公共服務的前線人員。此外，鑒於政府外判合約清潔服務承辦商在採購口罩方面遇到困難，為保障清潔工友的健康及保持環境衞生，政府會將懲教署增加生產的70萬個口罩預留分配給政府外判合約前線清潔工友，以解燃眉之急。相關政府部門自2月17日起已優先向負責清潔公廁、街市、垃圾站、街道和公共屋邨的清潔工友分發口罩。另外，政府已為資助、合約、自負盈虧及私營住宿服務單位，包括獲社會福利署發牌的安老院及殘疾人士院舍，提供100萬個口罩，供員工使用，以支援他們繼續提供服務。政府亦獲得一些熱心團體和人士捐贈口罩，會因應捐贈者的意願向社會上有需要的團體及弱勢社群派發。與此同時，政府致力跟進增加本地生產的建議，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的本地口罩生產資助計劃會提供財政資助，推動設立本地的口罩生產設施，以應對口罩短缺的情況並建立存貨。懲教署亦已增加口罩產量供各有需要的部門使用。就零售層面而言，政府已與各大小供應商和零售商商討，希望當有來貨時，可以採取不會令市民過於不便的方式處理。三就公立醫院防疫抗疫工作方面，醫管局設有既定機制，按運作需要調配前線醫護人手。因應疫情最新發展，醫管局已於2月15日宣布，由2月17日起的4星期，大幅度調整非緊急及非必要醫療服務，以集中人手及個人保護裝備等資源照顧最緊急的病人及處理疫情。具體措施包括：1除緊急治療及必要治療外，安排延後非緊急服務，例如預約手術；2專科門診會聯絡病情穩定的病人更改覆診日期，並按情況為病人覆配藥物；及3除緊急及必要檢查外，延期進行非緊急的檢查，如例行內窺鏡檢查等。此外，截至3月17日中午12時，醫管局已啟用954張隔離病床，使用率約為四成。醫管局各聯網會繼續密切監察隔離病床的情況，調配資源，在有需要時啟用其餘隔離病床。

主席，特區政府在防疫工作方面的表現，香港市民是看得到的，特區政府的相關官員確實有很多空間可以做得更好。

這些安排並非自願的，而是強制的檢疫安排，都是有法律依據的。

當然，我們會繼續監察現時的整體情況，以及如何繼續處理強制檢疫的工作。

第二，現時我們對來港人士的處理都是以風險為本。

然而，我們聽到很多不同的要求或意見，覺得這些抵港人士應該可以入住酒店。我們現時正在研究這方面的風險。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現已擴散至全球超過110個國家和地區，並已被世界衞生組織稱為"大流行"。近日有多名確診感染該病毒並來自內地的人士，在求診時隱瞞曾到訪內地的資料、在健康申報中隱瞞相關情況，或拒絕與當局合作。有市民向本人反映，極度憂慮政府未有"全面封關"將引發本地感染的個案上升，令香港公共醫療系統難以負荷。

所以，我的補充質詢是，在未來一兩星期市民回港的高峰期，政府會如何處理檢測程序？尤其是內地訪客激增，當中的問題包括漏報、虛報等情況，有些個案涉及未有病徵的內地人士——若然是香港人，沒有辦法，我們必須處理——但這些是來自內地訪客的特殊、額外的壓力，對於這些漏網之魚，如何可以防止他們在香港造成第二波或第三波的社區爆發？

我會問關於出入境管制的防疫問題。在1月23日，武漢市率先封城；3月11日，新華網報道，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領導、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下，湖北省和武漢市的疫情防控才取得重要成果。但是，特首在1月25日指封關不切實際，在1月31日指全面封關造成歧視，而在2月11日，特首說封關已經"無意思"。參看圖表，事實上，香港現時正承受第二、第三波的傳入及本地個案。

多謝陳沛然議員的補充質詢。

主席，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口罩出現嚴重短缺。

醫院管理局並非政府部門，其所使用的口罩由該局自行採購。政府和醫管局採購的口罩會維持一定的儲備量，以備不時之需，但一般而言並不會直接供應給市民使用。就物流署採購的口罩而言，為配合政府傳染病應變計劃，物流署恆常儲備1,000萬個口罩，而政府部門在平時的口罩需求量平均為每月約110多萬個，儲備原應足夠支援政府部門半年以上的運作需要。隨着疫情發展，政府部門的口罩使用量倍增。物流署加強採購之後，目前的口罩庫存粗略估計足夠政府各部門約兩個多月的運作需要。為理順政府內部的口罩使用量，政府已向部門首長發出內部指引，以供應給參與檢疫工作的前線人員，包括衞生署的醫護人員及港口衞生人員、執行檢疫令的前線人員，以及維持必要公共服務的前線人員為首要考慮，並要求部門盡量減低使用由政府分派的口罩的用量。部門會因應實際工作需要，為同事提供合適的防疫保護裝備。醫管局方面，在疫情發生前，其個人防護裝備的目標儲備量為3個月。

主席，我問政府有否訂立口罩等抗疫物資的儲備機制，政府表示設有傳染病應變計劃，恆常儲備1000萬個口罩，政府部門平時的口罩需求量為每月約110萬個，儲備足夠政府部門使用半年以上。政府的答覆真是大言不慚。

任何有常識的人也知道，一旦疫症爆發，口罩的使用量會是平時的5倍甚至10倍以上。

主席，局長剛才說，佩戴口罩只是我們需要做的一件事，還有洗手等其他很多事需要做，那麼我想問，局長現在戴着口罩做甚麼？為何我們的特首現在出來要戴口罩呢？

主席，其實林卓廷議員提出了許多很仔細的問題，並要求局長提供資料，但局長的答覆卻非常籠統，尤其是關於口罩供應的問題。主體答覆中第三部分提到，"物流署已接洽了世界各地超過600個供應商......至今已送達物流署的口罩超過1000萬個"。主席，究竟這1000萬個口罩是由何月何日至何月何日送達，還有多少個已訂購口罩未送達？此外，主席，究竟現時世界有哪幾個國家禁止口罩出口？

主席，我謹動議二讀《2020年稅務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落實2020-2021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所建議的稅務寬減措施。《條例草案》訂明寬減2019-2020課稅年度百分之百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以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以2萬元為上限，有關扣減會在納稅人該課稅年度的最終應繳稅款中反映。措施將惠及195萬名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納稅人，以及141,000個須繳稅的法團及非法團業務。政府在2020-2021年度的收入將因而減少208億元。主席，我們在今年3月4日已向立法會發出文件，解釋修訂《稅務條例》的建議。有關的稅務寬減建議可減輕納稅人的稅務負擔，在目前經濟下行時尤為重要。我希望議員支持通過《條例草案》，令納稅人早日受惠。

政府議案。

我想指出，預算案的措施可以分拆處理，但政府沒有這樣處理。

這種渾水摸魚、製造財政黑洞的做法，究竟是財政司司長還是特首的指示呢？

第二個財政黑洞是部分臨時撥款不能夠使用的問題，這同樣是以上問題的延伸。

因此，局長發言說要2,158億元，其實是誤導公眾，因為很多撥款的使用是有條件的。

第三，撥款方程式沒有政策原因，只要加上司長的權力，便可以處理得到。其實，政府決議案多年來也沒有清楚向議員交代，不同撥款方程式背後的原因。就一些非經常性開支，申請的臨時撥款額為預算案所示備付款額的100%，但"不定期"和"數筆過"這兩個原因是否取得100%臨時撥款的理據呢？

如果這兩個月內便須處理，政府便要好好交代，因為這是另一種迴避議員審理有關財務建議的方法。最後一個財政黑洞是決議案的最後一句留下一條很長的尾巴，讓財政司司長可以隨時更改任何開支分目下的臨時撥款額。我們明白，政府很多時候需要彈性，應付突發事件，但當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較低時，決議案賦予司長這項權力，便須有詳細的規範，規範財政司司長運用這項權力時，須獲得立法會同意。我說了很多關於臨時撥款決議案的問題，接着我要談談我削減行政長官辦公室臨時撥款的建議。

在接着的日子，無論市民如何上街，民調怎樣說，跨界別、跨階層的人士如何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政府也視若無睹，只表示政府能夠依賴的便是警隊，能夠依賴的便是警暴，鎮壓市民的聲音和意見。諉過於人正是"林鄭"政府的本質和特色，她自己不會犯錯，所有錯也是別人的錯，這代表了特區政府的不堪，也是這麼多市民給它零分的原因。

事實上，香港能夠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我們的法治能夠享譽國際，是因為每一個人均願意緊守崗位，以專業的態度處事，不偏不倚。但是，"林鄭"政府帶給香港的是偏袒。在示威衝突現場，警隊偏袒執法，當"藍絲"與"黃絲"出現爭執，釋放"藍絲"，拘捕"黃絲"，這種偏袒執法令大家不能信服。社會要求特區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她卻不做，然後說自己不會出賣警隊，結果卻出賣香港人。

沒有，這代表"林鄭"出賣香港，所以要全面扣薪。

可是，主席，今年沒有辦法，我們必須提早出手，原因主要有兩方面，其一是自去年6月起，警隊的表現令全香港以至全世界失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剛才我的黨主席胡志偉議員已經提到概念的部分，我現時會集中討論為何要削減警隊的全數開支。

今次我提出削減警務處開支的原因很簡單，第一，當然是抗議的表現，我是坦白承認的，市民也叫我們一定不要讓議案通過；第二，更加重要的是阻止政府透過臨時撥款暗渡陳倉，先斬後奏，用臨時撥款這項財技，令警隊可以提早獲得包括購買多用途車輛的款項，意味着警隊可以提早購買，製造既定事實。

主席，截至2020年3月底，警務處的人手編制有35,863個職位。在2020-2021年度，還會增聘2,500多人，增幅達7%。

至於議員對財政預算案的意見，可留待財務委員會在4月初舉行的特別會議，或本會於該月下旬舉行的第二次及第三次財政預算案會議上提出。
多謝主席提醒，我希望主席耐心一點，我們發言是要有鋪陳的，政府並非突然發瘋——雖然它經常發瘋——但實際上是步步進迫，我要解釋它如何迫得我們唯有對臨時撥款動手，這是很清楚的。我剛才提到，警察的表現差劣，還要大增人手，這是史無前例的。

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魔鬼在細節中。從臨時撥款中我看到有數個項目很危險，真是魔鬼在細節中。

我們看非經營帳目的分目，包括分目603，當中包括廣受爭議的6部裝甲車的撥款。至於分目695更含糊地指撥款用於購置和更換警隊特別用途車輛，但沒有詳細解釋內容。雖然預算案分目603的附註指出，所需撥款的申請連同《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一併提交立法會批核，但今次臨時撥款並無說明政府在取得款項後不會即時運用。

民無信不立，林鄭月娥政府的行為狡猾，做事骯髒，市民很明確地表示不信任她。我對這部分有很大的疑竇，所以不能輕率地通過決議案。而剛才提到的分目695，更不用爭拗，該分目明顯沒有規定、沒有附註說明，即取得這筆撥款後，即可購買特別用途車。就是鎮壓市民的水炮車之類。

主席，更荒謬的是，我翻查財務委員會過往的審議紀錄，發現在2017-2018年度，政府曾經交代這個分目的用途，包括新置的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即我剛才說的水炮車。在2018-2019年度的預算案中，這個分目並不包括水炮車，但包括大量機動部隊的相關車輛及巡邏車。主席，我們未知道分目695的款項最終作甚麼用途，因為寫得太模糊，但也離不開這等範圍。以現時政府的狀況、警隊的表現，以及在民無信不立的情況下，政府想"搏懵"嗎？主席，除了這個魔鬼細節，還有其他的魔鬼細節。除了車輛外，警務處的開支從來都不透明，在現時各分目中，我找不到任何有關武器的開支，其實從來也很難找到。

現時市民對警隊已是零信任，主席，我們豈可讓政府提出這種模模糊糊的決議案，批准臨時撥款呢？而且當中還有很多魔鬼細節，讓警隊有機會購買催淚彈、其他鎮壓市民的武器、電槍，以至水炮車。

之前建制派有同事說民主黨、民主派提出的修訂議案是"玩嘢"，會導致沒有警察，但我們現時要面對的最大挑戰是抗疫，特首也是這樣說的。

警察日常做了甚麼警務工作來保障市民呢？連檢疫中心也是民安隊和消防處負責。那麼，警隊真的無需這麼多資源。但不幸地，抗疫資源大部分落在警隊，如果警隊不要太費心處理這些工作，資源就可以交回相關工作的部門，不需要臨時撥款了，待5月時我們才慢慢整治。主席，"七二一"、"八三一"，以至整個抗爭運動中警隊的表現，例如與黑社會拍膊頭的舉動，確實令市民十分憤慨。如果警隊不作為，反而令黑社會不太猖獗，可能更能造福市民。我們看到"林鄭"政府班子多年來都有一種很強的絕技——最厲害是"吹水"和"車大炮"，全部都是"特級水炮車"，還需要甚麼水炮車呢？

主席，我剛才聽到盧偉國議員抑揚頓挫地發言，真的被他一言驚醒，他表示削減行政長官辦公室的開支會影響政府的中樞神經。原來這樣會影響到政府的中樞神經，這給予我更充分的理由支持這些修訂議案。不過，我是以事論事的議員，所以，我會慢慢闡述我支持張超雄議員、胡志偉議員及尹兆堅議員的修訂議案的原因。主席，今天討論的是政府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71條提出的臨時撥款決議案。政府向立法會申請2,158億6,500萬元的臨時撥款，旨在維持在2020年4月1日新財政年度開始至《2020年撥款條例》實施的一段期間的各部門開支，而3位議員就臨時撥款決議案提出的修訂議案，分別要求削減特首辦及香港警務處的所有開支。主席，我也會引述《基本法》，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二及三項，立法會可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以及行使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的職權，而《公共財政條例》同時為立法會制訂了執行權力，立法會可施行向政府批出臨時撥款和修訂撥款的權力，因此，立法會絕對有權就政府的臨時撥款訂立限制和條件。既然《基本法》和香港法例均賦予立法會權力，3位議員便有權就臨時撥款決議案提出修訂議案，就不合理的撥款及濫用公帑的情況作出批評和限制。該3位議員提出削減特首辦及香港警務處的所有開支，原因其實非常簡單，簡單至我想很多市民無需看內容，只看標題也會同意要削減這兩個部門的開支。我會先說明為何支持削減特首辦所有開支，其後再說明為何支持削減香港警務處的所有開支。主席，自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後，特首及其辦公室根本沒有好好發揮本身的角色，一而再，再而三地漠視市民反對修例的聲音。林鄭月娥作為特首、作為特區政府之首，表示要填補法律漏洞，不理會修例會削弱香港司法管轄區的獨立地位，力推修例，罔顧民意反對，漠視國際社會和媒體對修例的關注。林鄭月娥強推修例，導致6月9日103萬人參與遊行，創出自1997年主權移交後的歷史新高，但林鄭月娥政府隨即發出新聞稿表明修例會如期進行，結果民憤升溫，直接導致6月12日的警暴事件，多名市民因此浴血街頭，亦有市民被捕、被控。

往後發生的事，我相信我無須重複，大家也知得十分清楚，便是政府呼籲社會不要再斟酌字眼，並表示《條例草案》已壽終正寢。可見林鄭月娥一而再，再而三地與民為敵，眼中只有權力、權力、權力，從來沒有將市民放在心裏、放在眼內。市民遊行、示威和集會、發起眾籌在全球多份主要報章登報、靜坐、絕食、作曲、唱歌、每晚吶喊、在每區建立連儂牆、發起罷工、罷課和罷市，並推動黃色經濟圈，甚至犧牲自己的前途、犧牲自己的性命，堅持五大訴求，林鄭月娥則每天坐在辦公室裏譴責市民，譴責為香港未來付出血和汗的香港人，死也要攬着警察，繼續讓警察濫用不當暴力對付無辜市民，甚至表示支持警察將武力不斷升級，"死攬"3萬名警察。至今仍沒有1名警察需要為濫用暴力而負上刑責。現時，在武漢肺炎開始肆虐的情況下，香港市民包括傳染病專家、醫生和專業人員均認為香港應封關，避免疫情在社區爆發，同時避免香港的醫療系統因疫情而"爆煲"。專家和醫護人員多次透過媒體表明封關的重要和必要，但林鄭月娥再次拒絕，甚至刻意扭曲醫護人員的訴求，迫使醫護工會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發起罷工，而他們的訴求並非為了個人加薪，亦非為了減少個人的工作量，而是為了公眾利益而要求政府封關。市民因為政府不作為，只能自行尋找辦法自救，市民包括長者和殘疾人士均要徹夜排隊輪候購買口罩，自行在全球搜購口罩，自行製造酒精消毒用品，再互相幫忙，互相支援。

主席，香港人在集體抗疫，特首辦卻繼續抹黑。我們努力抗疫，她卻努力抹黑，彼此也在"捱"。林鄭月娥的施政有多討厭？大概可以透過香港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結果看清楚，特首林鄭月娥最新的支持度是22.1分，市民根本不支持林鄭月娥做特首。既然不支持"林鄭"，協助"林鄭"做事的特首辦的所有開支，當然要削減。至於警隊，"忠誠勇毅，不知所謂！"這是香港人的心聲。香港人已經對警隊"零信任"，怎可以撥款給警察呢？尤其是這項臨時撥款涉及讓警隊購買各種打壓市民的裝備，根本是市民不能接受的。讓我列舉以下一大堆日子："六一二"，警察在金鐘罔顧人命，發放催淚彈打壓市民；"七二一"，警黑合作；"八一一"，"射爆少女眼"；"八二五"，警察在荃灣發射實彈；"八三一"，太子"屍殺列車"；10月4日，訂立《禁止蒙面規例》；10月11日，對於陳彥霖同學的自殺案，馬馬虎虎地說沒有可疑；11月14日，周梓樂同學墮樓；11月11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半小時內發放過千枚催淚彈；11月16日，香港理工大學圍城戰。每一個日子，警察都沒有做好本分，一次又一次令香港人失望和咬牙切齒。香港警察不斷推倒香港人對日常用語的定義，何謂"用腳推開"？何謂"不完美、可接受、要改善"？

如果引用最喜歡看"開心字典"的警務處處長鄧炳強的邏輯，"光明正大"恐怕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明正言順講大話。最新的警察濫權、濫暴的例子，就是7名警察在將軍澳尚德邨一個角落包圍一名小市民，並且以粗言穢語恐嚇他。如果他們不是穿着制服，我還以為是監房內的景象，或是在黑社會電影中看到的惡霸欺凌小市民的討厭場面。"忠誠勇毅"？我想起在監房內一些囚友告訴我，"忠誠勇毅"是某個黑社會組織的四大堂口的簡稱。其實，這些事件本來可以簡單處理，我不明白為何要弄得這麼複雜。做錯便承認，例如警察在深水埗破壞露宿者的家當，做錯便拘捕，做錯便"找數"，做錯便"落鑊"。其實，香港人的要求很簡單，就是要公道，就是要是非黑白清清楚楚，為何要整個政府與警察"陪葬"、"攬炒"呢？這些恐怖的景象象徵香港警隊正在回復半世紀前那種"有牌爛仔"的黑暗日子，恃勢凌人的流氓式執法，恐怕逐漸成為市民生活日常遇到的事。香港正受疫情籠罩，大家保命為重，公民抗命的活動人數稍為減少，在所難免。警方不集中抗疫，亦不趁勢修好警民關係，反而趁勢加強鎮壓，消滅公眾集會於萌芽的階段。3月8日，公眾齊集尚德邨，紀念不幸逝世4個月的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周梓樂，遭警方借故打壓。這例子再次暴露了警方的暴行及"林鄭"政權的無藥可救。當天有348名市民悼念周梓樂，警方說在附近停車場發現攻擊性武器，指市民非法集會，到處截查行人，設法制止市民走向祭祀的方向。其實，市民的和平行動甚有秩序，並無破壞社會安寧，何來非法集會呢？有的只是政府胡扯說謊，剝奪公眾自由活動的合法權利。我真的感到很好奇，在稍後的清明節，是否又會進行打壓呢？屆時市民會拜祭很多不同的手足，是否又是非法集會，又是一個打壓的理由呢？警方搜獲攻擊性武器，當然要徹底追查，但是，憑甚麼張冠李戴，將所有武器歸咎於悼念活動，因此不准市民祭祀呢？警方近日最流行的說法是"根據情報"，言下之意，是可能有人會趁機使用餘下未搜獲的武器，破壞社會安寧。不過，以往不少這些情報均是查無實據，案件最後不了了之。

因此，主席，我真的覺得要藉此機會，對警方這種以眾凌寡、不道歉、不准人離開的做法，作出批評及處理。所以，主席，我會支持張超雄議員、胡志偉議員及尹兆堅議員將香港警務處及特首辦所有開支削減的修訂議案。林鄭月娥要我們包容警察，這令我想起魯迅的名言："勇者憤怒，抽刀向更強者；怯者憤怒，抽刀向更弱者。"如今"林鄭"竟然叫我們包容強者，凌辱弱者，我真的辦不到。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先說說我的立場。關於這項臨時撥款決議案，以及我們之後將會審議的財政預算案，我認為在本年度沒必要再提出任何修正案，而應該直接反對，因為當中的黑白是非無需辯論。現時的香港特區政府已經是一個警察政府，"林鄭"管治下的警察政府還有何空間讓大家辯論？這只是警權過大、警隊缺乏監察的問題，還是整個特區政府本身也背負罪呢？如果錢可以贖罪，我相信過去半年特區政府對於香港人、香港社會和百年香港文明的破壞，即使有無限的錢，也不能賠償得到。我這個立場很清晰。就今天的臨時撥款決議案，有泛民議員認為要刪除行政長官辦公室或警隊的相關撥款。關於警隊的部分，我會留待預算案辯論時再說。事實上，過去3年，我每年都在預算案辯論談論警隊，我自己也有點厭惡，也沒有太多新的觀點。但是，關於前者，即行政長官辦公室，由去年《逃犯條例》的風波到今天，我有新的體會。去年年初有中美貿易戰，再有《逃犯條例》的爭議，現時中美或各國藉疫症展開政治上的角力。

我們資源有限，沒有天然資源，沒有油、金和鑽石。香港人純粹擁有地理上的相對優勢，並憑藉過去數十年的努力，達致技術上的優勢。

主席，我不會說得太遠。去年中美貿易戰開始之時，在座的同事諒必記得，我以口頭質詢或其他方式提問三四次，連建制派的蔣麗芸議員也對我說，我好像有點轉變，我提出的問題是建制派關心的，為何我那麼關心香港的經濟。

問題是這兩年讓香港人認識到，在中美大國關係以至全球格局變化的情況下，我們原來是無處容身，我們的法制可以一朝變得跟大陸一樣。主席，泛民議員提到行政長官辦公室不稱職，尤其是林鄭月娥作為特首，今天已是一個政治的活死人。

美國國內有大量中國記者，數量似乎超出正常採訪的需求，美國政府數天前要求大陸駐美國記者減少40%，因為這些記者似乎在做外交或情報工作。然後外交部今天便反擊，要求包括香港與澳門的駐華美國記者在10天內交出記者證。有泛民議員說這與新聞自由有關，但我告訴大家，這實在與香港的自治權有關。今天，我們的自治權無法相對得到捍衞，是因為行政長官辦公室的失蹤。《基本法》第二十七條關乎香港人的基本權利，規定香港人享有新聞、出版的自由。泛民議員或許認為，外交部一聲令下，剝奪了香港人獲《基本法》保障的新聞自由或出版自由，但外交部會咬文嚼字，指《基本法》保障的是香港居民，而受影響的是外國記者。外交部一聲令下，特區政府沒有任何部門懂得反應，只是記者找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回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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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是中央人民政府之下的一個部門，特區政府卻沒有反應。

特首辦的角色是甚麼？香港的特首在憲法制度之下，沒有任何判別的能力。

如果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務包括治安、秩序、立法和司法，為何是邱騰華回應呢？這肯定是特首辦的工作，但特首辦偏偏卻不知去了哪裏，而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的反應亦緩慢。局長，整個政府在做甚麼？

我還未談及政治的影響。在甚麼狀況之下，會要求外國記者離開這個地方？

香港現時面對中美鋪排"冷戰2.0"的格局，先是驅逐記者、外交人員，然後是撤僑。大家覺得這不會發生嗎？去年這個時候，我談及中美貿易戰會翻天覆地，大家在笑......

所以，主席，我的結論是，如果特首辦無法根據《基本法》行使其權力，就請他們自行離開，或去大陸，到武漢救災。

疫情爆發的時候，陳肇始坐在這裏，議員問她為何香港的統計數字與武漢差不多，排名第二，她不知怎樣回答，要待林鄭月娥從瑞士回港。官員慣性要等"阿姐"、"阿爺"有了定案後才做決定。特首辦的一言堂文化導致出現疫症時，整個政府不懂得反應。其次，這簡單反映政治凌駕專業。

主席，現在我們討論這項根據《公共財政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簡單而言，就是為了處理在4月1日新財政年度開始後尚未批出的公共開支。

其實平心而論，由近而遠，自疫情開始，整個"林鄭"政府根本不在狀態。在整段農曆新年期間，每位香港市民也刻骨銘心，冒着寒冷天氣輪候購買口罩。澳門政府實施口罩配給，穩定民心，而台灣則早已成為防疫、抗疫的指標。

我們要求封關被拒，其後"林鄭"終於從瑞士回港，我們以為她會與大家分享一些石破天驚的防疫計劃，結果她甚麼也不做，"佛系"抗疫。林鄭月娥單單在防疫的表現已經死10次也不夠，令香港市民終日惶恐。如果一開始她便做好封關的工作，我們便無須擔心出現社區感染個案。

若非當天一群醫護人員出來罷工，向特區政府大力施壓，要求封關，林鄭月娥肯封關嗎？

今天香港尚算守得住，要多謝的是香港人和醫護人員，而非因為林鄭月娥及其政府做得好，靠的只是香港人自救。

林鄭月娥現在還厚着臉皮叫我們捐口罩予政府，我們已轉贈300萬個口罩予有需要的機構，何須她去做？

自去年6月起的整場反修例運動的始作俑者就是林鄭月娥，她無故提出修訂，而建制派又附和她，一股腦兒說要推出"送中條例"，結果令香港人震怒。

她知否有很多警察其實很憎恨她及一眾高官？

請他們撫心自問，當天進入學堂希望除暴安良的初心，已被這群高官、警方高層所利用。

現在全世界也知道香港警察聲名狼藉，但警察是否也想如此？

其實我們的同事已手下留情，現在眼前處理的並非預算案，而是臨時撥款。

大家調查後發現懲教署由2010年開始每月生產口罩，但現在"口罩用時方恨少"，一個也找不到。

基本上，林鄭月娥殘存的唯一作用就是立即宣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然後辭職鞠躬下台，完成她的歷史任務。大家看看去年的區議會選舉，他們與林鄭月娥一起"攬炒"，事後才如夢初醒。

大家要留意，現時的臨時撥款有"魔鬼在細節"，供他們購置裝備。那些裝甲車是用來震懾年青人、打香港人的，還要我們付錢讓他們打香港人嗎？

她到了懲教署協助包口罩，又前去深水埗探訪"劏房戶"，離去時更被人追罵，落荒而逃。

整個政府毫不作為，一場武漢肺炎便看清它如何看待香港的老百姓。

作為政治人物，她在政治生涯的最尾聲，如果顧及特區政府及仍有意服務市民的公僕和高官等，她應該自行辭職下台。好人一生平安，壞人一生坎坷，我們且看看林鄭月娥何時坎坷。